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把握契機，改善施政"。回歸20多年來，香港特區社會和經濟發展可以說是不斷向前，但與此同時，我們的政治制度卻漸漸浮現一些大問題。香港的議會選舉從來不會亦不需要認真討論我們就社會各種問題的政策主張，無論是傳媒、政黨或社會各界，根本不會在選舉時花時間了解候選人的政策定位，而只是討論其是否親中或支持普選來區分候選人。然而，困擾香港的各種老問題，例如房屋、教育、交通等，在選舉中根本不會得到重視和討論；而在選舉過後，主席，立法會就會成為反對派阻撓特區政府施政的絆腳石，即使一般純粹民生政策或工務工程撥款申請，來到我們這個議會時也會變得舉步維艱。立法會更成為反對派在議會內抵制所有涉及"一國"或"內地"元素的政策的地方，過去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一地兩檢"來到議會便變為反對派口中的"隨意門"，說公安會隨時在站內跳出來拘捕人。便是如果你在茶餐廳用膳時聽到國歌也要肅立，否則你便會被警察拘捕。買東江水又變成甚麼呢？說是"明益"內地省市，而且主張不要買東江水，香港所有食水要用海水化淡。還有，我們在政府及國家支持下進行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變成反對派口中的出賣港人的DNA資料。所有這些善政來到議會均會被妖魔化。

當然，我相信接着立法會亦不應再會成為拖垮或拖累政府施政的地方。過去我們看到濫用議事程序、"拉布"、點算法定人數及擲物等行為，我希望並相信議會內不會出現這些情況，特區憲政有望真正做到行政主導——我聽聞久已，終於有機會可以在行政機關裏體現，而立法會議席將會重新"洗牌"。

我近來也聽到議會的同事表示，有些官員在其相關的政策中，點算足夠票數後便懶得與有意見的議員繼續會面進行解說，連邀約他們也未能成功。希望他們記得，在上位者，臨之以莊則敬，換言之，以莊重的態度來對待民眾，民眾才會尊重他。政府必須重新塑造行政立法關係，善用立法會議員傳遞的民意及民間智慧來調整政府的議案和政策，以真正掌握民情，避免施政"離地"。當然特區政府亦要實施改革，打破官僚系統的因循及避事文化。現今某些官員很多時候為避免受責難，其中一個方法便是"少做少錯"，或選擇一項最少爭議但沒有效用的方案，這兩者均不是正確的做法。

在"黑暴"期間康文署職員因為沒有上級指示，而不肯開放停車場予防暴警察停泊警車執行防暴任務，這些荒謬情況。還有官員往往不敢運用法例所賦予的酌情權，以免被人批評他們武斷、偏私、貪污、官商勾結、雙重標準。又或說，當行使酌情權可能受到責難的聲音，蓋過他們敢於行使酌情權所贏得的掌聲時，官員便寧願走少一步，甚至原地踏步。除此之外，主要官員問責制運作接近20年，如何優化問責制下各司局長之間的分工及職能，強化政治問責官員領導及監督公務員團隊的能力，提高政府解說及闢謠能力，精簡各科行政程序，以及改革地區行政等，在在均需要一併完善。主席，發言時間所限，我會交由其他黨友闡述這議案中的數項建議，期望拋磚引玉，集思廣益，可以共同開展特區善治的新篇章。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在新時期下，透過《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香港撥亂反正、由亂入治，現在亦沒有那些"攬炒派"在議會內搗亂，拖大家後腿。所以，的確非常感謝張國鈞議員在適當時機提出"把握契機，改善施政"議案辯論。然而，我認為張國鈞議員這項議案辯論的內容並不完善，亦迴避了深層次矛盾的根本內容，因此，我作出了一些重要的修訂。我特別想指出我修正案的第二點，"為施政訂立具體指標和目標，從而促進社會公平分配資源、縮窄貧富差距和改善基層生活"。主席，香港現在的深層次矛盾是甚麼？在對外方面來說，就是掠奪式的資本主義，即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特別是對我們國家和平崛起的打壓，而香港作為一個中西交融、國際化的地方，我們是首當其衝，政治受到很大的衝擊。此外，第二點亦是一個深層次矛盾，正是我們的階級矛盾，即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巧取豪奪，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被壟斷資本家所掠奪。

主席，大家有否覺得我們的"打工仔"胼手胝足、努力地工作，但每月工資也買不到一塊階磚？

主席，你是否知道民間疾苦？你是否知道"打工仔"、年青人那種絕望？社會很多人說我們只強調社會矛盾，我想說一個哲學道理，其實萬物皆有關係，有關係便自然有矛盾，而矛盾是社會發展根本的動力，但我們正視矛盾、認識矛盾，才能凝聚共識，推動社會向正確的方向發展。

稅制方面要制衡資本，便要有資本增值稅、物業空置稅和土地空置稅等，我們亦要關注一些平台經濟，別讓新經濟透過新方法又製造出新的壟斷，主席，這些平台經濟的工友開車送外賣，他們現在甚麼保障也沒有。凡此種種，包括接下來亦要管制"劏房"的租金，我們昨天解決了水費的問題，電費要解決，租金亦要解決，希望令我們的"打工仔"......
陸頌雄議員，請停止發言。

主席，我首先感謝張國鈞議員提出題為"把握契機，改善施政"的議案。事實上，現時是最適合的時機討論如何改革政府施政。我十分認同張國鈞議員在原議案提出的觀點，以及陸頌雄議員在修正案提出的觀點，但我卻不完全認同相關的發言。

如果大家將政府過去的問題歸咎於階級矛盾或階級批鬥，只是錯放焦點，無法解決問題的。政府未來應着眼於如何團結各界及善用各方的力量，包括商界。我們無意要打倒某一個階級，大家反而應該思考如何創造環境，令各階級有所流動。政府現時最大的問題，是內部協調極不理想。張國鈞議員在第四及五點清楚指出要打破公務員團隊的因循及避事文化，以及精簡各種行政程序及推行服務改革，以配合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及符合市民期望。我想舉出3個簡單例子，向大家說明這兩點。

就新界東北而言，政府由2008年起——之前可能有更多討論——至一兩年前才能夠刊憲收地，過程足足花了10多年時間。

可是，因為有部門不協調，因為避事文化，以至這安排一直僵持或拖拉。

除新界東北外，另一個例子便是馬頭角、宋皇臺與土瓜灣一塊用地。

我之所以舉出這3個例子，是要說明政府如果要改革，要發展房屋，內部協調是一大問題。因此，大家應該對準焦點，才能改革政府施政。

主席，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加上去年至今的新冠疫情，令香港元氣大傷，百業蕭條，亦暴露了回歸20多年來香港的管治及行政立法關係的問題。

要改善施政，行政和立法雙方皆有責任。除了政府管治團隊要作出檢討外，立法會議員也應該反思作為民意代表的角色及作用。主席，在回歸後，中央對香港採取了相對寬鬆的政策，目的是要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但卻為反對派所利用。過去20多年來，他們通過各階層和意識形態滲透，逐步影響香港的政治生態。尤其是在立法會，反對派以監察政府為名，實際上不斷在一些小節上挑剔，譁眾取寵，圖令政府施政進退失據。政策較有爭議，如政改、國民教育、《逃犯條例》等，更會被借題發揮，發酵成政治風波。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不少公務員慢慢形成了怕難避事的態度。大家皆知道，在高薪養廉的條件下，進入公務員隊伍需要良好基礎及背景。尤其是高級公務員，他們可謂社會精英。回歸前，在政府行政主導下，同時得到立法局配合，眾多大型基建項目及民生政策皆能快速得到落實，公務員團隊只需集中精力考慮如何推行已確定的政策，無需花太多精力應付立法局及相關團體，成績顯而易見。不過，在回歸後，行政主導被歪曲為三權分立，令反對派可以利用立法會成為阻撓政府推行政策的舞台，不時向與會的官員發難，後期更演變為故意拖延，無理取鬧，為反對而反對。有見及此，不少公務員發覺即使認真準備亦作用不大，反正前有問責官員協助解答，後有建制派支持通過，慢慢形成得過且過的作風。香港公務員制度十分保守，沒有私人企業的績效指標評估機制，只要不出大錯，基本上便可以論資排輩順利升職，安心退休，"炒魷"的情況絕無僅有。在如此氣氛下，難免會形成"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官場自保、避事風氣。政出多門亦容易衍生出部門之間互相推卸責任的問題。市民看在眼裏，放在心裏，所以政府的民望一直低迷。主席，坊間普遍認為，公務員體系亦需引入問責及適當的評核機制，加上有賞有罰，才能解決多年來積累下來的官僚問題。否則的話，即使社會回復平靜，行政立法關係有所改善，香港要趕上周邊城市競爭的步伐，相信並不容易。身為立法會議員，不論是功能界別還是直選議員，我們未來更要做好民意代表的角色，熟悉選區或界別內的民情民意，為政府施政提出實際可行的建議，為香港未來出謀獻策。

主席，首先感謝張國鈞議員提出這項議案。這項議案來得正合時宜，因為香港在引入《香港國安法》後由亂入治，社會回復穩定，完善選舉制度的工作亦已穩步展開，可把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扶回正軌，使政治體制和治理體系運作順暢、有效運行。此時正是改善特區施政的最佳契機，讓社會上下集中精力，追回過去因為政治爭拗而失去的時間，合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項議案談及的改善施政，涉及特區政府的內部運作、管治能力、公務員團隊文化，以及行政立法關係等各方面的優化，這些其實都只是"因"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從這些"因"達致"良政善治"的"果"，推動政府制訂及落實高瞻遠矚、體貼民情、考慮周詳的公共政策，並且有序解決土地、房屋、經濟結構等深層次問題，令港人可以安居樂業，香港可以長期繁榮穩定。事實上，去年我與本港的建設力量已聯署呼籲"香港要變革攜手創明天"，當中的倡議包括推動政府施政變革，提高行政效能，政府亦積極回應。當然，有了天時、地利，想要變革成功，還須要政府拿出魄力和決心，與社會上下齊心實踐。基於辯論時間所限，以下我只想扼要談談一些關注點。主席，政府最近承認香港的國民教育有缺失和不足，並竭力作出全方位的改善和提升，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其實本會多年來也有關注這問題，我亦連年提出質詢，促請當局要加強特別是年輕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和憲法教育，以及定下成效指標。如果做到這項議案所建議：官員都是認真對待立法機關的監察和質詢、重視立法機關的民意代表角色，相信可以在更早的時間當局便能相應作出改善和提升成效。趁現時正值香港新民主制度起步的時候，我盼望在行政主導的大前提下，政府與建設力量亦建立更緊密的新型合作夥伴關係，不但更開放地接納我們的諍言和建議，亦讓一支更強大、更壯大的建設力量給予行政機關管治有力的支持，為香港做得更好。而即使有好政策，近年不實資訊、謠言、以至"假新聞"亦可以削弱政府的施政效能，例如抹黑國產疫苗可以削弱疫苗接種計劃的成效，抹黑從源頭減少非法入境者入境香港的修例工作為"鎖港條例"，亦可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

第一個契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通過《香港國安法》，為之前被"黑暴"肆虐的香港社會止暴制亂、由亂至治。第二個契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決定，加上立法會兩度修改《議事規則》，令議會運作回復正常，停止"拉布"、"攬炒"。如果不是因為有關決定和修訂，我相信今次議案根本連辯論的機會也沒有。第三個契機是全國人大在今年3月11日通過有關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為香港選舉制度堵塞漏洞，為特區政制發展撥亂反正。不過，有了穩定的社會、高效的議會及完善的選舉制度，並不代表香港經濟民生立即得以改善，特區政府民望可自動提升。政府必須好好把握這些得來不易的契機，切實改善施政。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向特區管治班子發表講話，點出了香港管治問題的三大癥結。第一，是"一寸丹心為報國"。香港少部分管治者的愛國觀念薄弱，對國家認識不足，更甚的是對分裂國家和勾結外國行為縱容放生。政府要求全體公務員宣誓效忠，並將拒絕效忠者踢走，絕對是必要的做法。第二，是"為官避事平生耻"。經歷"黑暴"及疫情打擊，部分部門與官員遇難避事，敷衍塞責，直至最近才有所改善。對於社會上許多老、大、難的問題，包括土地房屋短缺、樓宇老化失修等，政府現已不再迴避，設法解決，但處理必須加快。第三，是"上下同欲者勝"。市民對公務員的印象除了"慢"，便是"推"，包括推卸責任、推給其他部門、各家自掃門前雪，缺乏"上下同欲"的精神。還有一點是原議案提到的因循文化。香港公務員對於任何新事物、新科技，以至新建築器材和用料，必須放棄過去不想用、不想學，或說沒先例可循，堅稱舊有制度和做法行之有效的思維。特首在去年施政報告提出推行公營部門改革，包括着力精簡有關土地房屋發展的管制及審批程序。作為有關改革倡議者之一，我看到相關官員是有心做事的，但始終不夠果斷、不夠快，希望當局可以繼續努力。最後我想再引述兩段中央官員的講話，希望全體主要官員和公務員時刻謹記。第一段是習主席去年在深圳的講話，強調為官者必須堅定理想信念、更新知識觀念、掌握過硬本領，自覺站在國家大局上想問題、辦事情，並要建立健全激勵制度，推動形成"能者上、優者獎、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確導向。

由於時間有限，我會重點談談議案的第二點："優化問責制下各司局之間的分工及職能，並強化政治問責官員領導及監督公務員團隊的能力"。主席，主要官員問責制在2002年由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提出，將原本屬公務員職系的司長和局長改以現時問責制的形式聘任，目的其實是要打破各自為政的傳統官僚作風，加強大家在特區政府中的治理能力、讓他們更能承擔責任，更有擔當。問責制推行至今，其實浮現了不少問題。這些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深入檢討，令這些問題一直累積下去，對政府進行暢順的施政造成一定的障礙。我首先說第一個問題，大家都會看到，便是問責局和問責班子的分工是不均衡的。例如我們最近經常看到的陳肇始局長，她要統領醫院管理局和醫療體系，但當中不止是防疫抗疫工作，其實食物安全、環境衞生都是她負責的範疇。我們的黨友何俊賢議員便經常批評，由於她很忙碌，特別是在抗疫防疫期間，因此更沒有時間兼顧漁農界或其他界別的要求，這樣的分工是否能夠讓政府有效地施政呢？

但是，除了官員努力工作，在分工上，政府是否真的要處理運房局現在工作範疇太多又太廣泛的問題呢？陳局長既要處理我們的深層次矛盾——重中之重的房屋問題，又要處理交通事宜；交通不止是一種交通，海、陸、空的交通也與他有關。一個人1天只有24小時而已，如何做到那麼多工作呢？這個問題經過多屆政府仍然未得以理順。第二，便是要強化司長和部門之間的協調。司長，你也很清楚，我們做了議員一段時間都很明白，凡涉及跨部門的政策措施，市民便會很容易感受到政府的官僚作風。我從事地區工作轉眼已超過20年，有時候我們真的要思考，為何市民對政府有怨氣呢？我很簡單的說一些問題，地區的阻街問題二十年如一日，政策都沒有大改變，其實都是因為跨部門之間各自為政，大家只按本子辦事，沒有真的以創新的思維想一個新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司長，我也曾經親自找你，連捉老鼠的問題也向你提及；不過，我必須跟司長說，問題至今還沒有改善，立法會仍在討論鼠患的問題。我知道司長很忙碌，可能捉老鼠等清潔事宜未必是你優先處理的工作，但民怨便是這樣一點一滴累積下來的；問題今天處理不到不要緊，但長期累積下去，10年也處理不到的話，我們便要檢視我們的制度了。第三，大家都看到政府問責團隊之間的團隊精神似乎有待加強，特別是在推行重大政策的時候，除非行政長官指明進行團隊宣傳，否則一般來說，只有負責該項政策的局長出來做政策解說，其他局長則好像抱着與他無關的態度一般。市民印象最深刻的是香港面對最大困難的時候，即在反修例風波期間，問責官員有一段時間不見蹤影。雖然這情況現時事實上有明顯改善，但給我們的印象或感覺是，政府應如何加強問責團隊之間的團隊精神。第四，當然是問責性不夠。由於香港議會過去存在激烈的鬥爭，官員問責就會被視為政治的攻防戰，所以難以從市民的角度體現問責精神。我希望在愛國者落實完善選舉制度之後，議會的政治生態能夠回復健康，問責制的問責精神可以加強。由於時間關係，我沒有辦法闡述我的全部想法。

主席，我認為政府必須賞罰分明，才能令市民信服。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夠敢於面對錯誤，勇於承擔，我相信只有這樣做才能取得良好的施政效果。

主席，特區善治應該要回歸《基本法》的初心、"一國兩制"的原意。其實"愛國者治港"只是回歸應有的第一步，但我們一開始時行出的第一步，行得不穩、行得不夠好。《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容許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作有效的分工，並且互相制衡，容許有反對的聲音，對整個政府的施政產生促進的作用。所以，我相信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後，"愛國者治港"一定不會只局限於現有所謂的建制派班子，而且仍然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有不同的有能之士加入議會。正因如此，我相信立法會日後會減少搗亂，當選為議員的人應該不會愚蠢到即使艱辛當選仍以搗亂為目的。於是，政府官員、議會議員也要看議事能力、看政績，亦要好好聆聽市民的意見，屆時大家的能力便會"見真章"。《基本法》第七十四條訂明，立法會議員提出的法律草案不得涉及政治制度、公共開支或政府運作，否則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同意，這是要確保行政主導。

所以，我一定要找機會指出，這樣的答案是不能接受的。又例如陳肇始局長前天回應我一個簡單的問題，我由11月提出問題，至今已127天，她的同事也沒有回答我。

這兩位人士是著名的建制派支持者，為何會這樣？因為她在5月4日提交了一封信，指只有他們兩位出事，其他人沒有事。我昨天提到麥美娟議員很幸運，政府讓今屆立法會議員突破地提出了私人條例草案。我很希望日後在行政主導之下，政府能夠多聆聽民意，把握最大的機遇來改善民生，不要不理會立法會議員的意見，包括無約束力的議案。我相信日後不會再有政治分裂、撕裂、搗亂作為"保護傘"，大家都要拿出政績和誠意，這樣才可以令"一國兩制"的優點得到充分發揮，行穩致遠。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張國鈞議員的議案。特區政府猶如"未老先衰"的中年人，眼矇、耳聾、手慢腳慢，腦袋糊塗。

《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就是清除孽障的良方，打好社會穩定的基礎。培元就是要提升免疫能力，這些免疫能力既要有良好基礎，同時亦要有良方妙藥才能夠改善我們的施政功效。改革行政管治效率，就是"把握契機，改善施政"的重中之重。改善施政問題複雜繁多，我的黨友在不同方面闡述了不少意見，我會集中在地區行政方面表達我的意見。多年來，社會一直批評政府的地區行政角色不清，效率不足。市民期望公務員能在地區行政上切實解決民生問題。但是，在政出多門，互不理會的情況下，地區行政得不到充分發揮。

自從取消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後，大部分權力收歸政府，只有小部分落到區議會。到前任特首梁振英的年代，區議會才增加一點撥款，例如獲1億元撥款改善社區，但遇到問題多多，來到立法會更被批評是搞政治。因此，不能做到"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的理念，結果影響政府的施政和管治。上述種種問題，正是因為現時地區行政規劃不足，政出多門，部門各自為政，又缺乏跨部門協調合作，有時甚至推卸責任。

香港現時是粵港澳大灣區內一個重要城市，除改善地區施政外，政府亦可以想得長遠一點，按照地區情況，例如北區或元朗等地區，拓展他們跟大灣區城市合作的機會。

這些亂象令立法會形象蒙羞，亦嚴重拖垮政府施政，導致社會停滯不前，很多不具爭議性、對民生有利無害的法案也無法在立法會順利審議。然而，透過訂立《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的重要原則，立法會現已逐步重回正軌，可繼續履行《基本法》賦予的監察政府職能，回復實事求是的議會文化，我相信這將有利於社會民生發展。儘管如此，政府方面亦不能怠慢，仍然需要向立法會進行政策解說，特別是在重大決策上吸納各議員的意見，讓雙方各盡其職，行政與立法便可重建具建設性的關係。政策解說不單需要面對立法會，亦需要面對群眾。過去兩年的亂象，揭示了政府在政策解說工作上的不足。首先是修訂《逃犯條例》，由於解說不足，導致部分市民不理解修例建議，而一些別有用心人士則藉此機會刻意扭曲，煽動群眾上街。在抗疫路上亦有類似情況，"安心出行"被形容是竊取手機資料的監控程式，國產疫苗亦被污衊有安全隱憂，即使政府及專家多番解釋仍有很多假消息在社交媒體高速散播，嚴重打擊抗疫工作。香港浸會大學在2018年發表香港媒體數碼發展報告，發現有四成半市民會透過社交媒體獲取新聞資訊。故此，在現今資訊泛濫的年代，我認為政府有需要與時並進，提升應用社交媒體的能力，改善宣傳效果。代理主席，今次涉及的議題是改善施政，這除了包括政策制訂層面的改善之外，執行層面也同樣重要，而當中公務員的角色可說非常關鍵。香港公務員一直以政治中立、高效率而自豪，但在"黑暴"事件中，有一小撮公務員公然參與反政府街頭運動，令人質疑公務員的政治立場會否阻礙他們忠實地執行職務。事實上，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和對特區政府負責是公務員的基本操守。犯法的公務員固然須依法追究，但除此以外，有129名公務員沒有簽署宣誓文件，這些公務員既然不能承諾妥善履行職務，自然不適宜留在政府團隊之中，我相信這是去蕪存菁、正本清源的做法。我亦期望其他公務員能信守誓言，盡忠職守，為香港發展作出貢獻。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張國鈞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張國鈞議員今天提出"把握契機，改善施政"的議案。特區政府絕對有責任隨着完善選舉制度，進一步改善自身的施政。我今天的發言會比較集中論述張國鈞議員所提的其中一個改善施政的範疇，那就是改善政府解釋及宣傳政策、回應質疑與闢謠的能力。代理主席，過去社會上有很多別有用心的人，刻意抹黑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而面對這些抹黑及污衊時，特區政府的回應往往不夠迅速和到位。眾所周知，外國勢力為了打擊中國，一直利用香港及借香港事務污衊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一直以來，"攬炒派"最擅於利用香港事務無風起浪，藉以製造國際議題，這無非是為外國勢力提供"子彈"，配合外國勢力打擊中國。既然知道外國勢力經常無所不用其極，污衊香港和"一國兩制"及打擊中央政府，特區政府便須就種種污衊作出第一時間的回應及駁斥。例如，外國勢力過去經常以"法治已死"一語污衊香港，甚至在提出制定《香港國安法》時不斷在國際層面發聲，污衊《香港國安法》侵害人權、證明香港法治已死等，藉以抹黑香港，相信大家對此均記憶猶新。就此，我認為特區政府的律政司絕對有最高權威，可代表政府駁斥這些歪理，特別是外國勢力對香港法治的污衊。律政司絕對有其角色及權威，可代表政府作出駁斥。舉例而言，最近英國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拉隊吹雞"，要求當地一眾香港海外非常任法官集體離任，其目的正是要配合英國的外交政策打擊中國。幸好Lord SUMPTION挺身而出，指出法官應集中處理司法事務，決不應參與政治，配合外交政策打擊中國，這實非法官所應為。眼見這種情況，我們更期望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員包括律政司司長，能就這些事件作出更高調的回應，駁斥個別在外國勢力操縱下別有用心的人士種種打擊香港的言論和行為。她絕對有其權威和責任作出回應，所以我們期望她能更高調地挺身而出，回應這些污衊。

我擔任財務委員會主席，深深體會到政府申請撥款的困難，雖然議員肯努力加會，但政府施政無可避免受到拖延，其他立法工作更加慢得像蝸牛上樹般，當時香港一直處於政治紛爭之中。反對派目的是想拖延政府施政，煽動市民的不滿情緒，以爭取政治上的優勢。及至發生"黑暴"事件，一切都去到極端，最終要由中央撥亂反正。現時暴力衝擊基本上已平息，政制亦將會得到完善，我相信政府已無後顧之憂，可以全力做好民生及經濟的工作，以及解決深層次矛盾。老實說，政治制度在得到完善後，我相信政府一定要做好經濟及民生的工作，否則便愧對市民及中央的託付。今天，"熱廚房"已經恢復正常溫度，官員以至前線公務員，大家不但不可以不作為，更應該勇於承擔責任，急市民所急，好好地利用目前得來不易的大好形勢，給市民做出一點成績；假如仍然一事無成，香港人便會十分失望。有很多議員今天提出不少真知灼見，大部分我也同意，所以不重複了。如果要落實各項建議，我相信政府必須有新思維，突破傳統框框，才能有新視野。自回歸以來，雖然公務員會吸納議員或民間的意見，但制訂決策時往往仍以政府內部意見為主，所以官員是否充分全面掌握民意，是重要的關鍵。我認為政府應該用全新的方法吸納意見。現時，政府以保密理由，往往在作出最後決定後才跟議員商討，表面上是尊重議員，但由於政策已經訂立，所謂"大局"已定，只是通知議員，其實已經無法改變。官員現時要管理資源，更要兼顧多方利益，亦傾向不想犯錯，所以很多時會站在保守一方，也未必掌握社會變化；而議員有廣闊的人際及社會網絡，知道民間需要，正好補足官員的不足。所以，官員應該有新思維，由政策的擬定到具體落實，每個階段都應跟議員商討，確保不會閉門造車。雖然這些道理好像老生常談，但目前施政就是斷了這個銜接位，政府要認真研究。另外，政府制訂政策時要勇於取捨，如果想討好所有人，結果反而會令人人都不滿意。事實上，如果政府掌握民情，資源用於市民的痛點，在議員全程參與的情況下，定出緩急先後、利益分配，相信效果會完全不同。最後一點，亦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便是向公眾解說政策。如何能突出政策亮點，又令市民接受政策的不足之處，其實也離不開"開誠布公"，有錯便承認和改正，坦坦白白，建立市民與政府之間的信任，這樣以後做事便容易得多。

在落實《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後，杜絕了"攬炒派"進入議會的機會，令香港重回正軌。政府和議會不用虛耗於無止境、無結果的政治爭拗，香港可以真真正正重新出發，進行改革。代理主席，原議案和修正案提到的建議，內容也能切合目前施政所展現的種種問題，很多同事已表達意見，我不打算重複，基本上我是支持的。在討論改善施政時，我要問一個很基本的問題，便是特區政府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如何看待自己的責任？在殖民地時代，英國人很清楚表明，香港是借來的地方，當時是借來的時間。港英政府是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社會問題是交由市場自行調節和解決，政府只是在市場失效、出現問題或別無選擇時，才會干預和介入。這種"積極不干預"的思維，雖然自回歸後，數任特首已經不再提述，但我記得現任特首曾經指出，"政府在經濟發展上，要變得比較積極有為，不單要做好'服務提供者'和'監管者'，還要成為'促成者'及'推廣者'。"，但觀乎實際，效果仍然差強人意。面對嚴峻的經濟和政治環境，政府確實有需要比過去更加積極進取，主動扶助各行各業，及時把握國家和大灣區的發展機遇。除了在經濟發展上，政府在改善民生，特別是房屋問題、退休保障、醫療衞生和擺脫貧窮方面，都同樣需要更積極有為，必須急市民所急，不能再以市場主導為理由開脫，而是需要透過適當介入、調整政策、投入和合理分配資源，以作應對，有所作為，才可改善民生，讓市民也能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建構一個和諧共融的社會，應該是改革的目標，也是特區政府對市民的應有之義。另一點我想提的是，合理化各政策局的分工。所有政府也會因應環境的變化，在有需要時重組政府架構，反映政府對施政的優次。上屆政府幾經艱辛，才能夠在2015年設立創新及科技局，原本倡議成立的文化局，以及重組發展局和運輸及房屋局的建議，因為議會"拉布"拖延而胎死腹中。現屆政府可能怯於反對派的阻力，至今未有作進一步的架構重組。代理主席，文化創意和體育產業也是很具發展潛力的新興產業，我們有中西文化交流的長期傳統，也是中國最開放的國際城市，政府近期投入不少資源，發展西九文化區和啟德體育園區。過去我一直倡議成立文體旅遊局，除了發展香港的文化和體育事業，照顧市民的精神生活健康和身體健康的需要外，更需要進一步提升文化創意產業，並且推動體育產業化發展。這樣做既可發展經濟，也能夠提升城市魅力和活力，促進旅遊業發展，發揮協同效應，增加香港的城市軟實力，說好香港故事，向外推廣。中央政府更剛在"十四五"規劃中，賦予香港發揮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新使命，將香港的文化藝術交流，放在一個更加重要的位置，而設立文體旅遊局更是切合時代需要的架構重組。我希望透過今次辯論，能夠將這項建議維持在議會和公眾討論及關注的範圍之內，讓政府或下一屆政府可以認真考慮。

代理主席，我發言感謝和支持張國鈞議員提出的"把握契機，改善施政"議案。我代表新民黨表示支持這項議案，亦支持陸頌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雖然我不太欣賞他發言中帶有階級鬥爭色彩的語言，但他指出香港貧富差距非常嚴重，這確實是一個迫切問題，政府應該盡量果斷解決。我亦細心聆聽政務司司長發言，感到有點失望的是，政務司司長花了差不多六七分鐘時間，都只是描述近年來中央採取的措施，例如訂立《香港國安法》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確保香港社會安寧、國家安全和政治安全。他所描述特區政府的角色，只不過是一個落實的角色，而完全沒有提及特區政府如何自我改造，進而重塑我們社會眾多的意識形態，以配合我們目前的憲制地位。其實，這一點才是過去20多年來，自香港回歸以來特區政府最大的缺失，就是沒有好好掌握《基本法》的條文；當面對香港一個如此重要的憲制地位改變，成為中國一個不可分割的特區，沒有好好領導公務員團隊，甚至是在整個社會上作出推廣，來化解我們與內地之間在一些意識形態上的矛盾；亦沒有好好掌握一些西方理念。讓我舉一些例子，社會上普遍以為香港有三權分立，事實上，是沒有的，因為回歸前，香港是完全的行政主導，直至彭定康來港，1993年港督才不擔任立法局主席而已，議員絕大部分均是委任或由官員擔任。故此在回歸前，香港根本沒有三權分立——有司法獨立，但沒有三權分立，有的是三權分工——但這些錯誤理解甚至出現在我們的教科書本內，而政府長期忽視。

回歸前，其實末代港督就是極力推廣這些三權分立、公務員中立等理念來制衡特區政府，甚至是制衡中央政府。然而，對此，特區完全沒有作出有力的解說。我們亦看到這20多年來出現很多問題，包括2019年應付"黑暴"時，特區政府的猶豫不決，或是應對新冠狀病毒疫情都是有點力不從心，反映很多特區官員都被不少西方意識形態所俘虜，很多官員可能在心裏也害怕"黑衣人"，或擁抱他們信奉的一些西方極端自由主義理念。舉例來說，我覺得特區政府過度重視保障個人隱私；個人隱私當然受國際人權公約及《基本法》保障，但這不是絕對的。此外，就很多保育議題，其實均被很多本土分子所利用。所以，如果特區政府不能夠首先理順自己的高官行列和公務員行列在理念上的問題，根本不能夠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更不能夠發揮香港作為全國最開放、最國際化城市的優勢。只要真正了解《基本法》的條文，以及真正了解人權法的爭議，便知道很多權利也不是絕對的。很多西方社會雖然重視人權自由，但亦有非常嚴謹的法例，以確保社會安寧。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張國鈞議員動議原議案，讓我們可討論這個重要的議題。的確，在新的社會政治環境之下，特區政府能否把握契機，改善施政，是社會各界都十分關注的議題。代理主席，過去數年，香港可謂內憂外患：社會內部撕裂嚴重，既受立法會的"拉布戰"拖累施政，又受到"黑暴"肆意破壞搗亂。同時，外部世界複雜多變，美國掀起的中美貿易戰令世界經濟蒙上陰影，隨後更有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在內外因素交織之下，特區政府施政舉步維艱，經濟民生大受影響。

未來隨着落實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規定和要求，進一步貫徹"愛國者治港"原則，有利實現良政善治。然而，在新的社會政治環境之下，市民對於特區政府的施政效能自然會有新的期待，提出新的要求。特區政府必須創新思維，積極求變，以增強施政能力，提高施政效率，不但要爭取在短期內帶領社會戰勝疫情，推動經濟復蘇，改善社會民生，亦要逐步解決歷年積聚的深層次矛盾，更要積極把握國家的發展機遇，謀求本港的可持續發展。我認為下列幾項政策措施至關重要。當務之急，特區政府應加強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良性互動，既確立行政主導，亦充分重視立法會的監察與質詢的功能，在各項社會政治議題上，爭取最大的共識和支持。其次，當局應訂立長遠發展規劃，也應為施政訂立具體的目標、路線圖和指標，更要擇善固執，避免朝令夕改。就以困擾市民的最大民生問題，即高樓價、高租金為例，根據政府10年建屋計劃，資助房屋的建屋數量仍有29,000伙未有着落，政府本來應該以創新思維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政府在2017年年中邀請香港房屋協會，以兩幅分別位於元朗大欖及沙田水泉澳的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合共超過40公頃土地，進行能否發展公屋的可行性研究，但到了2019年2月，卻以採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建議為理由，叫停研究。當局為何輕易推翻一項有可能快速提供土地的建議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此外，我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議員亦多番促請當局重建高齡公屋屋邨以增加單位供應，但政府取態至今仍是過於保守。綜上所述，改善施政是務求有政策、有規劃、有人才、有資源、有監管，更有效地實現政府對市民的施政承諾。代理主席，對提出修正案的陸頌雄議員今早發言時表達的理念，對所謂階級剝削的指控，我和經民聯同事都不以為然。香港成功之道，正是由於各階層、各界別的市民和衷共濟，一起努力建設；亦由於社會能夠積累財富，建立各種福利制度，幫助有需要的市民。

事實上，大家都看到，有其他議員同事也在鞭撻特區政府的官員，但完善選舉制度後，可能偏偏坐在這裏那一位便是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委員，負責審核大家的參選資格。我相信這兩個年頭大家都過得十分艱難；艱難在於，我們在亂世下，其實人間種種的生活也變得很扭曲，扭曲到一個地步，即使我們以一些很雄辯的言詞來爭辯，一些很小的生活瑣事也令我們感到，為何香港那麼陌生？諸如這數天，我不知道有否同事接到國際學校的cold call，叫他們的子女不要退學，叫他們讓子女入讀國際學校？

又例如，昨天在互聯網上——有時候網民的情緒可能比較混亂，但我理解——有些人瘋傳一張日本地震的生活用品清單、生活指南，說的是在香港有人會突然間無故被囚禁21日，隨後有很多人到超級市場購買杯麵、買以熱水沖泡的食物、多買數條紙內褲，就是因為政府在所謂瘟疫下的施政，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那是日本天災地震的生活指南，但被人在互聯網上瘋傳。再說，香港的官媒——香港電台，即我理解的官媒，可以按其尺度來裁員，但也可以到一個地步，連僱員的約滿酬金也cut掉。我覺得這世界未免充斥歪理，但糟糕的是，堅持正常生活的人可能會感到非常孤單。無論就政府內部運作或特區施政，他們會質問，為何過去所做的事，今天會被人拿出來，還要在改制之前鞭撻一番？其實我的發言十分簡單。過去，甚至今天也好，很多市民期望有些所謂民主派能作為生活上的燈塔，但這種想法已不適用。

我能夠做的，只是好像一支小蠟燭，如需要溫暖便可靠近我。

今天整項辯論只有一個焦點，相信主流媒體會拿出來大做文章，便是階級鬥爭——打土豪，鬥地主。其實我懇請在座各位建制派議員......我不知道只有我看到，還是他們沒有留意，習近平主席於"五一"在《求是》雜誌發表了一篇最新的文章。

其實他們看蘇俄的政治經濟學入門便知道，世界未來的變化，並非如大家所理解般......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張國鈞議員的原議案和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在中央為香港實施《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的情況下，今天討論這個議題，我認為是好的時機。我的發言旨在跟司長探討改革地區行政。毛主席說過："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我便就着這個議題落區聆聽了不同持份者、社區領袖和市民的意見。原來社區領袖和市民都有很大反應，期望也非常大。代理主席，我想整體上分享一下他們的說法。原來市民普遍期盼，在現時中央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立法會漸漸恢復正常運作之下，特區政府也能夠回歸正道，撥亂反正，專心朝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令市民有幸福感這個大方向做好工作。很多市民發自內心提出了許多實際觀點，第一個是希望特區政府未來除以行政主導之外，也必須做到有規劃、有遠景，千萬不要"見步行步"。市民亦希望能夠看到政府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有所承擔。另外，市民亦期望特區政府做事有始有終，有所承諾，不要讓問題石沉大海，沒有人跟進。最後，市民對於兩點有特別大的意見：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提升部門協調，提高效率，以及腳踏實地，"貼地"收集市民的意見。還有一點，是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完善現時收集民意的機制。代理主席，就着這幾點，因為時間關係，我沒法詳談。不過，市民有兩個看法我是非常認同的，便是如何提升政府的施政效率，地區工作如何更高效地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區議會現時的狀況，大家不需要討論，但我相信在實施《香港國安法》後，區議會必定會回復正常，以討論民生、改善民生、跟進地區問題為本，因為這幫"攬炒"區議員也知道，在現時完善選舉制度和宣誓之後，他們不能夠借區議會此平台宣揚"港獨"、"玩嘢"，以至反政府。但是，實際放在眼前的是，對於區議會如何回復正軌，完善選舉制度之後政府必須加大力度。現時我們面對的問題，即很多時候地區行政出現的最大困難，便是有問題沒有人跟進，有事沒有人回應。另外，很簡單，部門在協調方面各自為政，官僚文化、形式主義多的是。我相信大部分公務員都是履職盡責的，但是有少部分公務員真的面對很多問題時，都是放在地毯底，不讓掃出來，不讓告訴別人，"我快調職了，不要在我調職前看見"——這樣是不行的，代理主席。

第二，我想說，大家的"踢球文化"很重。

另外，便是地區專員的角色。代理主席，我參與區議會超過21年，坦白說，有時候看見地區專員的確頗為為難，是否可以強化呢？是否可以提升他們的管治職能呢？代理主席，整體而言，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做到，在地區行政上有效地處理問題，不要把問題放在最前線、最有危機的位置。在很多事情上，我們都要令市民有幸福感。我們要強化管治手段和能力，才能夠擺脫過往的掣肘，樹立敢於做事的新風。特區政府必須改革地區行政，建立更積極為市民解決問題的公僕文化，一定要讓市民有幸福感，讓地區問題可以迎刃而解，甚至得到處理。我認為這個才是能夠強化地區行政的主導想法。我希望司長今天聽到意見後會回去認真考慮。

實際上，不單政府需要把握契機，連立法會議員以至本港的司法界亦需要把握契機，因為無人可以獨善其身，政府亦不能獨唱獨和。雖然香港實行行政主導，但當三人六足一起走時，其他二人如有所拖延便不行了。所以，讓我說句公道話，這是一項整體工作。

行政當局不應為撿拾芝麻而丟掉西瓜。

當時的CJ容忍，政府又鴉雀無聲，這種態度必須加以改善。司法改革刻不容緩。

關於把握契機，改善施政，我認為政府要掌握民情民意，才是最重要的，並要思考如何利用創新科技，推動落實"智慧政府"，從而提升政府的管治效能和改善施政。特首在2016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大數據的應用範疇十分廣泛，包括分析和推測氣象變化、交通流量、疾病擴散及商業趨勢等。因應大數據分析的世界潮流，創新及科技局制訂大數據應用政策，政府其後在2017年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並將"智慧政府"列為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範疇，同時提出多項利用創新科技優化公共服務的措施。但是，近年每當政府推出新的惠民措施時，例如2018年向合資格人士派發4,000元的關愛共享計劃，以及2020年在疫情下推出的"保就業"計劃等，讓市民覺得政府在推出類似計劃時未有顧及他們的需要，也無法掌握他們的實際需要。例如，為何自由工作者因沒有強制性公積金戶口便不獲包括在"保就業"計劃內呢？正正是類似問題，令市民覺得"智慧政府"未能成功推行。為何政府每次"派錢"皆規定市民填寫眾多表格呢？

"智慧政府"能否成功推行，其實視乎政府有否運用和利用大數據分析，充分掌握各個範疇的不同數據。然而，特區政府對於涉及港人到內地工作、學習及生活的數據，以至丁屋及丁權，或離婚涉及的撫養權與贍養費、問題家庭的數字分析，竟然全部欠奉。每當慘劇發生後，包括有兒童被虐殺、有長者夫婦自殺和被殺，政府才恍然大悟，實在令我感到非常失望。特區政府理應具有香港最大的大數據庫，但卻偏偏沒有利用相關數據以進一步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事實上，內地在建立大數據庫和善用大數據技術方面遠比香港優勝，走得更快更遠。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3月舉行的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指出，要充分利用大數據分析等方法，支撐疫情防控工作。其後，內地推出"密切接觸者測量儀"流動應用程式和健康碼等創新應用，從技術上捨棄舊式的填表抗疫，但香港卻仍然在填表。雖然現已有"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但推行卻未夠全面。面對這次肆虐全球的巨大疫情，內地是非常好的例子，示範如何善用大數據分析和大數據資料庫，加強聯防聯控、疫情研判、保障物資供應、輔助醫療診斷和城市智慧管理等方面，為疫情防控及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非常值得特區政府參考。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研究如何利用大數據理解民意，接觸市民，這才是最重要的改正施政方案。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首先感謝張國鈞議員動議"把握契機，改善施政"的議案。

至於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自由黨早前亦曾討論過，認為他提出的方向大致上可行，我們應會支持的。然而，今天早上，大家也看到，不同黨派的議員，尤其是陸頌雄議員，皆表達了許多不同的意見。

我希望日後在新一屆立法會——其實我們商界的票數將會越來越少——司長可以繼續叮囑其他官員繼續用心聆聽我們的聲音，讓我們可以將一些行業的信息帶給他們。

按照這樣的發展速度，香港再不用與其他國家比較了，因為根本無法可追得上。

代理主席，回顧過去兩年，香港能安然度過，真的不易。我們還記得2019年修例風波引發"黑暴"，搞事分子橫行，令商戶和市民惶恐終日，他們的惡行妨礙每一個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其後，於2020年，新冠肺炎侵襲全球，各行各業均處於水深火熱中。在未來一段日子，社會各界仍要齊心抗疫，盡快接種疫苗。幸好，香港在面對這些困難時，有中央的大力支持，兩度出手為香港解困：第一，《香港國安法》出台，至今法例實施差不多一年，已發揮定海神針的作用，令香港社會回復穩定；第二，制訂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方案，再次重申愛國者治港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

未來施政的其中一個重點，是解決住屋問題，以讓香港人能真正安居樂業。

我認為，政府必須下定決心解決本地住屋問題，當中最重要的，是打破固有思維，勇於跟各持份者充分溝通，這樣才可以制訂以民為本的政策。假如政府做甚麼事也畏首畏尾，欠缺承擔，則只會令市民的怨氣和不滿情緒繼續加深。改善施政的另一重點，在於加強跨部門協調的規劃工作，並在制訂政策時，一併考慮粤港澳大灣區發展所需。

事實上，香港以往一直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部分政府部門存在官僚主義，阻礙香港前進。

香港已回歸祖國24年，在這段期間，我們看到內地城市一個又一個冒起，並超越香港，因此我們現在真的要認真把握"十四五"規劃所給予香港的契機。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改善施政，真正急市民所急，而非將"急市民所急"視為一句口號而已。我想討論打破公務員團隊因循避事的文化。

不過，我覺得我們需要改革或改變，以防這種想保着自己的"飯碗"而因循苟且、迂腐、"事不關己，己不勞心"或待接任人處理的做法成為文化。如果這種處事態度成為文化，市民自然會身受其害，而這種文化亦會導致社會上的很多問題日積月累，成為民憤。

改革可以令整個政府的運作更暢順，更能適應時代需要。對於政府的政策，我們當然有自己的看法，而在接觸不同部門的過程中，當然亦有自己的感受。有部門的確十分樂意協助市民，甚至有官員很積極落力幫助市民解決問題。

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防止有政府部門濫權或有權不用的情況。

我今天感謝張國鈞議員提出議案。我們所提出的建議，旨在打破公務員因循避事的文化，這種文化是有實質例子和證據支持的。我希望政府能夠真正落實改革，亦希望各位議員支持議案。

不過，事實上，在新的機制下行政主導更為明顯，特首的施政作風恐怕非常重要，甚或影響一切。我當然沒有資格批評特首太多，因為我不可能做特首。但是，我想說的是，在現任的文化下，的確給人感覺在程度上或多或少整個管治班子都比較"一言堂"。很多司局長——我不能公開名字——都私底下反映好像不太敢發聲，不太想發聲。這種管治模式會令整個班子......

如果大家都不願發聲，不敢發聲，不願意配合，這個班子一定會有很多問題出現。過往我們有多個例子是一些所謂"離地"的政策，或者推出後馬上發現不可行而要修改，都可能是某些部門、某些局長認為發聲沒用所致。這方面希望大家都不妨檢討一下；特別是我們有機會選擇新的，無論是"天使"或"魔鬼"，在這情況下也應考慮一下。另一點我也留意到，雖然我在政治上......當然在現今的格局下應該要更堅決，我未至於像何君堯議員所說般採取"鬥爭的模式"，但堅守原則是應該的。在經濟和民生上，當然盡可能要挑戰一些現有的既得利益，但更重要的是，恐怕我們要願意"孭飛"。我亦冒大不韙地批評，有些司局長的確不敢"孭飛"；無論問他們甚麼問題，都會說大老闆想甚麼，說了甚麼。

恐怕直到有這些事情發生，官員真正願意承擔和"孭飛"，我們才有真正的契機。

是因為我們社會有很多問題。是幫助我們的市民和社會解決問題。

這些條條框框令到每一位公務員都按着同一套標準/準則來處理問題，這當然是好，但如果已經完全習慣及因循，沒有因時制宜，沒有隨着社會發展而改變的話，這些條條框框反而會令整個公務員系統變得官僚。

如果制度良好，就可以幫助社會及市民解決問題；而現時香港處理房屋供應和土地供應的制度是否良好呢？事實是大家也知道，私樓供應現時比起最高峰時期可能仍差三成，輪候公屋的隊伍越排越長——輪候時間是5年或7年，我已不知道了——在疫情下，經濟這麼差的時候，我們的樓價卻仍然向上升。政府表示已覓得所有可用作興建樓宇的土地，不過事實是，由一塊"生地"變成"熟地"以至可以入伙居住的樓宇，慢則可能需時10多年，快則可能也要5年或6年，當中有沒有程序或過程可以精簡呢？

譬如說，我們每次提出建議改變土地用途及發展土地新項目時均要經過很多部門如規劃署、屋宇署及地政總署，當中有不少手續要靠一些專業人士來處理，非常繁複，而且有些過程重疊，這便無可避免地拖慢了房屋供應進度，這其實是一個成本，特別是當局重複審批，這些成本便會重複遞增，因而令現時房屋價格非常高，這亦是一個間接的原因。如果我們能夠簡化程序，我們的土地房屋供應成本一定會較低，例如不用諮詢完城市規劃委員會，接着又要諮詢地政總署，可否兩者合併諮詢呢？如果可以，其實又可以快很多。因此，大家看到，在過程中有不少程序可以合併處理，令整個土地房屋供應流程加快——我並非單指私樓，更重要的是，公共房屋供應流程也能夠加快——這樣才能解決問題。代理主席，我剛才提到的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小部分，但政府這麼大，內部當然有更多可以精簡架構之處。

代理主席，感謝張國鈞議員今天提出"把握契機，改善施政"的議案，但議題範圍實在太寬闊，以致有議員提到覓地、建屋、行政架構，代理主席甚至提到阻街問題，可見其範圍是如何寬闊。不過，所有社會問題均源於特區政府的管治架構、我們面對的社會政治形勢甚至外部勢力的干預，其實特首當年甫上台，便已知道這是個騙局。

現屆政府上台甚至香港回歸時，特區其實已面對一個騙局，香港遍地老千，外部勢力在殖民統治時期埋下很多炸彈，令回歸後的特區政府舉步維艱。面對如此困難局面，以打麻將而言基本上是必輸無疑，但打麻將是七分天時、三分技術。

這當然絕非單純是林鄭月娥的問題，因為無論由誰擔任特首，均可能面對相同問題。

所以，即使已訂立《香港國安法》和改善選舉制度，但基本上修改立法會選舉制度對特區政府有何好處？有些政務官甚至揚言立法會運作已變得順暢，部分議員的意見未必需要尊重，因肯定是"清一色"。

那些專家除了懂醫療之外，連糞渠、冷氣也懂，好像甚麼都懂，但肯定不懂經濟，因為他們說的話連累數以百萬或十萬計的人的生計出問題。在此，讓我學入境處那樣說：專家懂經濟嗎？

另外，政府的施政很多時候是"閉門自擬"。

我們不會害政府的。

其實，我跟陸議員交談過，陸議員表示，每個社會都有階級問題，這是發展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問題而陸議員請大家將重點放在我們現在應如何縮窄貧富懸殊的差距，增加房屋供應，以及改善民生的工作上。他特別強調，社會要合理地分享經濟成果，即基層市民有份一起分享，而他並非要發動鬥爭，所以，他要求的是政府作出適當的調控，包括運用稅制在財富再分配方面的功能，令大財團增加應有責任。我作出這點補充，希望爭取到大家支持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主席，說回議案，"把握契機，改善施政"這個題目永遠不會錯，因為改善施政並不存在時間性問題。現在沒有了"攬炒派"，是否就是最佳時機呢？其實，在與時並進的前提下，政府任何時候都應該改善施政，任何時候都應該抓緊機會，因為能抓得緊機會即把握契機，抓不緊機會即錯失良機。另外，整個過程涉及意識的問題，即究竟特區政府是因循，抑或是與時並進呢？剛才很多同事提到需要處理的事情千頭萬緒：貧富懸殊，如何落實"一國兩制"，未來需要做到的愛國者治港，改善勞資關係問題、土地房屋問題、稅制問題，如何進行反滲透教育，大學教育商品化、普及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青少年的"三業"問題：置業、就業、學業，以及如何幫助他們融入大灣區等。但是，主席，我想說的是有一件更需要我們去做的事情，那就是訂立專項條例來規管——甚至乎打擊——假資訊以打擊造謠。有人會笑指，區區一項條例怎可能幫助政府改善施政。

某程度上......政府內部又出現甚麼情況呢？就是過分精英主義——精英主義味道很濃——"與民共議"流於口號，因而令政府在市民心目中"堅離地"，其"冷氣軍師"的形象深入民心。

有，就是那些謠言和假資訊。大家都知道，香港的造謠者主要基於政見、政治立場的分野而造謠，體現了......

另外，就安裝"安心出行"一事，又有人說是為要追查大家行蹤，而現在，當政府加強防疫工作，又有人說是為要"谷針"。這種種情況都令政府施政舉步維艱。在精力有限的前提下，政府只能事倍功半，那如何能夠做好施政呢？政府花這麼多精力進行澄清，其實是一種內耗。謠言滿天飛，這情況是無限度的，但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所以，若不想白白浪費施政精力的話，政府必須盡快立法規管和打擊假資訊。這是首要的工作。多謝主席。

主席，香港由亂變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訂立，加上即將落實的完善的選舉制度，香港社會秩序確實已經穩定下來。除了沉着應對疫情外，香港是時候重新出發，把握好當前的政治新形勢，所謂"打好這副牌"，好好地積極求變，透過實施各樣革新的工作，解決我們經常提到的社會積累的深層次矛盾。作為香港人，大家同坐一條船。環顧世界各地都在積極求變，積極改善施政；在疫情之下，很努力改善自己的地方；面對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則希望可以逐步改善市民的生活環境，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令他們有幸福感，青年人亦可以向上流動。我認為，這是從政者、政府人員和官員應共同努力達成的抱負。在此，我感謝張國鈞議員，在香港重新出發的關鍵時刻提出"把握契機，改善施政"這項議案，讓議會可以集思廣益，討論改善施政的方法，也讓政府亦可以吸納相關意見。主席，由於議案內容涵蓋很多範疇，所以，今天我想集中說說改革地區行政。

老實說，做了地區工作這麼多年，我覺得有"政出多門，各自為政"的現象。我自己接觸過很多好官，不論在民政事務處、食物環境衞生署抑或警方。其實，很多地區的好官都很努力地做事，而很多時，他們要解決和處理一些"即食"的問題。

早前，佐敦進行了一次"大圍封"，其實民政專員當時做得很好，他擔任統籌角色，統領數千人執行該項大規模的工作。

不過，去年——大家都看到——當"攬炒派"議員主導了區議會後，他們只是不斷將政治議題帶入社區，搞分化，即將"藍黃"對分，又說不服務政見不同的人，又削減有關宣傳防止罪案的撥款超過九成等，他們不斷做這些事情，實事卻沒有做。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日後當政府完善選舉條例，以及完善公職人員宣誓安排後，可以如何重新做好地區行政呢？這點我相信很費工夫。另一方面，我想多說一個例子，那是有關我們如何做好長遠規劃。

除了主教山的配水庫外——那兒不單有配水庫——整座山剛好位於市區，像半個郊野公園，讓更多人可以去郊遊等。

我們的地區行政日後究竟如何才能做得好呢？所以，簡單而言，我希望日後在地區行政方面，政府能大刀闊斧一點，讓民政處負責地區行政的同事有更多權力做相關工作......
多謝主席。

主席，我首先感謝陸頌雄議員就我的議案提出修正案。陸議員提出的修正主要有數方面：第一，訂立具體指標和目標，促進社會公平分配；第二，優化問責制下各司局之間的分工及職能；第三，建立政府人才庫，培養真正的治港人才；及第四，加強各級公務員的培訓。就優化司局分工及職能、培養政治人才及加強公務員培訓方面，各位議員剛才已作出既廣泛且深入的討論。由於時間關係，我不再就這些方面展開論述，我會在這數分鐘談談有關社會公平分配的問題。一直以來，香港社會每次談到發展經濟，便會很快扯到GDP增長方面。然而，GDP這個指標其實只反映一個地區的生產活動總量，但這些生產活動包含一切好和壞的活動，即無法反映一個社會是否真的發展起來。GDP與資產投資回報通常都有非常高的關聯性，因此GDP是一項重要的數據，與投資回報相關，更與市民的生活質素有關。《經濟學人》曾報道，當一個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於每年15,000美元，數值提高確實會令國民更快樂；但當數值超過這水平後，即使GDP再提高，其實也不會提升國民的快樂程度。GDP增長固然重要，但只是其中一環。隨着社會經濟規模日漸成熟，其重要性及保持社會長期發展的實際效果會降低，因此，近年越來越多人採用堅尼系數、國民快樂指數等作為指標。許多專家均指出，整體GDP有所增長才可以把"餅"造大，大家方能多吃一點。這說法其實類似大家經常提到的滴漏效應。

我現正就陸頌雄議員修正案的第二項，有關"訂立具體指標和目標"和"分配資源"等內容發言，所以我才會談到現時的社會實況。

經濟利益無法透過滴漏效應滴漏到下層，因此，這效應恐怕無法在香港促進社會公平，亦即是說，"餅"造大了，但很多人卻沒有吃的份兒。因此，對於陸頌雄議員發言時提及的階級矛盾和階級剝削的其中一個觀點，我明白有一些議員會有所保留，但觀乎其修正案的措辭，我會支持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

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何俊賢議員剛才的"雞糊論"其實有其道理，我不知司長會否"打牌"，如果司長邀請何議員"打牌"，我想他會更明白何議員所說的"雞糊論"當中的意義。言歸正傳，我很感謝謝偉銓議員剛才引述了習主席在2017年寄語特區新班子的3句說話。請容許我再重複一次，因為真的十分重要。

在現今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司長，這3句說話來得更貼切及重要。我今天很感謝28位議員就我所提出的議案發言。

我不重複大家的意見了，但既然中央政府已經徹底扭轉現時特區政府的制度困境，希望政府真的能夠把握契機，積極求變，實施行政革新，以績效來回報國家的一片苦心。《論語》有一句話是"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即是管治者要做好基礎的工作，基礎做好了，就會管治暢順。我在此衷心期望特區政府能夠把握契機，改善施政，亦希望在席各位議員能夠支持我的議案。